主席，外國真的很討厭，經常干涉中國內政，但我想問政府，至今政府有否向中央如實反映，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經過局長這麼長時間解釋後，仍然很憂慮，仍然繼續干涉香港內政。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這項《條例草案》的修訂影響國家對美國的政策、對台灣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影響香港重大的穩定。

主席，距離6月9日的遊行活動越來越近，民怨一觸即發。

如果局長不想成為破壞社會安寧的兇手，現在還趕得及，為時未晚。我請他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他"撤"還是"不撤"？

局長，你有否補充？

所以，我想問政府，究竟美國國會或美國的立場會否直接有影響？我們應否只考慮美國的立場，而決定是否修例？

主席，涂議員的質詢是擔心香港侵犯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及經濟利益，從而令到外國企業可能會撤資、裁員，以及美國國會議員會否重新提出《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主席，事實上，美國對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定義，並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如此容易理解的。例如華為事件，它一方面說這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另一方面又可以放在中美貿易協議裏商討；就美墨邊境圍牆，它可以頒布國家緊急狀態令。

主席，政府根本沒有直接回答我的質詢，而其中很重要的是，《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是我們本地，亦都屬於香港自己管理的範圍。但是，中聯辦卻高調召見若干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其中有不少都是立法會議員，而中聯辦要他們全力支持《條例草案》，必須通過《條例草案》。這是否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包括中聯辦——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管理的事務？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央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現在它正在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直接影響立法會議員是否通過......

主席，我繼續追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其實之前已再三追問局長。究竟台灣的中央機關是甚麼機構？這是局長強調要調查台灣案，但到現時為止，我仍未聽到局長回答我們，究竟哪個是台灣的中央機關？如果連這個如此重要的問題，局長也答不到，我建議他辭職下台。

主席，政府最初提出《條例草案》時，商界有很多疑問，局長積極地與商界見面，解釋了很多情況，令我們商界很多擔憂都能紓解；加上剛剛完成了5個共20小時會議，當局及律政司的同事講解，亦令我們更清楚《條例草案》的內容。然而，外間有很多不同的機構可能還有很多疑慮，好像外國商會，甚至坊間亦表示很擔心《條例草案》通過後，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會被影響。據聞香港記者協會曾經兩次去信要求與局長見面，就傳媒界對這方面的憂慮，我認為局長如果有時間，都應該向傳媒界講解，令他們在這方面的疑慮可以釋除。

主席，李家超局長剛才表示，現時距離法案二讀的時間很短，所以難以再安排會見傳媒界朋友。我想問局長，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選舉委員會很多法律界選委早已邀請局長出席不同論壇和開會，但局長在這麼長時間也沒有與他們會面，現在到最後才說時間不足，局長這種說法是否非常偽善，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聽取不同的意見呢？

主席，早前有報道指，林鄭月娥拒絕撤回《條例草案》，因為不想港府成為"跛腳鴨"政府。現時特區政府需要中聯辦出手協助才能夠"箍票"，面對着外國政府、外國商會對香港國際信譽的質疑，其實我想問李家超局長，如果《條例草案》被強行通過之後，將來外國對香港的國際信譽大打折扣，在香港國際信譽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他會否因此辭職？

然而，有不少該區居民指出，區內鼠患嚴重，街市及公共屋邨內經常有老鼠出沒。此外，本港去年發現全球首兩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個案，而患者均居於黃大仙區。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一現時國際上沒有通用的鼠患參考指標，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鼠患參考指數用作評估在監察範圍內公眾地方的鼠患分布情況，顯示鼠患的廣泛性，而非反映整個地區的鼠患，進行參考指數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篩選出需要針對性地投放資源的地點進行滅鼠工作。食環署人員部署防治鼠患工作時，除了參考鼠患指數外，亦會考慮有關鼠患投訴數字及報告、地區意見，以及巡查時發現的鼠蹤等，綜合評估區內的鼠患情況，並在有問題的地點特別採取針對性行動。為提高調查的敏感度，更準確監察鼠患情況，食環署正測試不同鼠餌，以選取最適合香港最新情況的鼠餌。

此外，食環署會定期檢視世界衞生組織及其他城市有關鼠患監察的發展，並因應本地實際情況制訂適合香港的方法。署方正與世衞聯絡，邀請專家到訪香港及提供建議，同時亦探討邀請其他海外專家到訪的可行性。三自2018年至今，衞生署共錄得5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個案。衞生署的流行病學調查至今未能確定有關病人的感染源頭及途徑。目前亦未有科學證據顯示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可直接人傳人。衞生署自去年11月開始已加強對戊型肝炎病毒的監測，除了恆常檢測戊型肝炎患者樣本中的人類戊型肝炎病毒分型外，更會進一步檢測有否帶有大鼠戊型肝炎病毒。署方會繼續加強對戊型肝炎病毒的監測，包括於臨床樣本檢測人類及大鼠戊型肝炎病毒。衞生署亦會與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合作，為大鼠戊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樣本進行進一步分析。此外，衞生署已在5月17日去信全港醫生及醫院，通知有關情況及預防措施，並提醒他們特別留意出現肝功能異常的免疫功能受抑制人士。衞生署會繼續密切監測本地的情況。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滅鼠工作。有鑒於近期錄得的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政府已在5月20日起推展全城清潔，特別針對重點範圍包括後巷、屋苑、食肆及街市，進行清潔及加強執法工作，並會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各個部門會嚴陣以待、群策群力防治鼠患。路政署已加強巡查各區鼠患較為嚴重的後巷，即時維修損毀的路面及去水明渠，進行路面改善工程和堵塞鼠洞。房屋署亦正檢視全港180多個公共屋邨內的防鼠裝置是否有效運作，如有需要，會即時修補及加固現有裝置或增添新裝置，以阻截老鼠活動及匿藏。食環署會加強潔淨街道，推行防治鼠患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並會對食肆違法棄置廢物加強執法。各區民政事務處及食環署亦會與物業管理公司、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加強聯繫，以及透過地區宣傳，提高市民對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的意識，在家居和屋苑等私人地方積極防治鼠患。除了各政府部門的工作外，要有效根治鼠患，市民和私人機構，特別是食肆，對從源頭斷絕老鼠的生存條件同樣至為重要。政府會在總結全城清潔這3個月的經驗後，繼續持之以恆進行防鼠及滅鼠工作，並加強與各區區議會的合作。
主席，早前有報道指稱，政府要捕捉1隻老鼠需支付3,700元，那麼如果要捕捉3隻，便需支付11,100元。

在資源方面，其實本財政年度，政府已在防治蟲鼠工作方面增撥了9,100萬元予不同部門，當然，如果有需要，我們會追加撥款。正如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所說，政府樂意投放資源，以改善防治蟲鼠的工作，大家亦無需要擔心，資源方面絕對不成問題。至於跨部門協作，則一定要加強。

我們並且訂立了3方面的目標：預防、加強協作及加強監測。

主席，我知道全香港也關注防鼠問題，要做到防鼠，環境必須要衞生。民建聯一直也關注這個議題，故此今天下午3時我們會召開一個記者會。陳肇始局長剛才也特別提到，特區政府會加強執法，但據我們所知，政府認為民建聯提出的4億元"防治蟲鼠基金"，在某個程度上來說，是一項中、長期措施，現在未必能夠辦到。可是，我想問特區政府，據悉，政府現正調撥內部資源進行一種由下而上的模式來處理問題，即某個地區的部門首長需要使用甚麼資源的話，可由下層向上層提出書面要求。

在本財政年度，我們除了研究該如何就今次情況增撥資源外，其實本財政年度已增撥了9,100萬元予不同部門，當中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衞生署、渠務署、食環署、地政總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水務署。

然而，由於現在已提升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來處理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的工作，而且會在6月再開會，因此，我相信在會議上，我們可以一方面了解其他部門的防鼠、滅鼠工作進度，而另一方面，亦會看看資源方面是否需要增加，以協助他們達到當局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因為據我們理解，在地區上，除了不同部門有他們負責的工作範圍外，另一些地點，例如私人的地方等，都會構成問題，而在現時的機制下，有可能需要加強及以地區主導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

未來這3個月的全城清潔，一方面，食環署的同事已即時審視現時18區哪些需要針對的最大問題。剛才何議員提到一些指數，其實除了參考這些指數外，亦要看看區內具體情況、投訴數字和實際情況。所以，一方面，即時看看需進行哪些針對性工作，需要增加甚麼人手和資源。

局長喜歡加強，我是"偉强"。

主席，多謝郭議員的補充質詢。一方面，就未來3個月全城清潔工作的重點，第一，就是改善環境衞生；第二，當然是防鼠滅鼠；第三，我們會加強執法。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如果要杜絕老鼠的"食住行"這3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加強環境衞生滅鼠、防鼠和執法方面，必定要做。地點方面，會針對性在後巷和街市這些地點。

例如東區的誘捕率，在進行了目標小區滅鼠行動工作後，誘捕率9.4%下降至2.5%；大埔區的誘捕率亦由5.7%下降至1.4%。如果我們看回整個全港分區平均誘捕率，在進行這些行動後，也下跌了2.1%。

主席，據悉，近年有不少港人移居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鑒於內地的醫療保障制度不涵蓋港人，該等港人有不少選擇返港就醫。當中部分人需要由內地救護車運送到口岸，再於過境後由本港救護車送往就近的公立醫院。由於此運送過程轉折耗時，病人的病情或會因而加重。

主席，特區政府有與大灣區的相關機構保持聯繫，並會考慮社會人士的意見，在合適的情況下，為在大灣區工作和生活的香港人提供與醫療相關的適切措施。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根據保安局提供的資料，一般情況下，消防處在收到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後，會按既定安排調派救護車，把病人從陸路出入境管制站的香港口岸，送往就近的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急症室接受所需服務。過去3年，消防處在各陸路出入境管制站的香港口岸處理的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每年平均約有6,200宗。消防處沒有就相關病人是否屬非急重病港人或是否由內地轉移到香港作分項統計。若香港居民選擇回港就醫或休養，我們原則上支持大灣區指定機構以普通載客車輛跨境運送非急重、情況穩定的香港病人，並向粵港兩地政府申請所需牌照，並不需要使用救護車轉運。

在加入互通系統後，醫護提供者可以為其醫護專業人員開設帳戶，讓他們在得到醫護接受者的同意下，為了提供醫護服務的目的，按"有需要知道"的原則，在互通系統上取覽或互通他們的電子健康紀錄。根據《條例》，只有載於《條例》附表的13類根據相關本港法例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方可取覽互通系統上病人的健康資料。病人方面，他們參與互通系統，必須曾經、正在或相當可能會接受在香港進行的醫護服務。根據以上規定，如果一間醫護機構在香港境內沒有任何服務地點，它並不符合登記為互通系統醫護提供者的資格。如果病人從未或沒有打算接受在香港進行的醫護服務，他們亦不應參與互通系統。我們就互通系統的參與和使用採取較嚴謹的安排和措施，是為了保障病人的私隱、互通系統的保安和紀錄的完整性。正如其他本港法例，《條例》不能在香港境外的地方執行，我們擔心如果有醫護提供者或醫護專業人員不遵守互通系統相關法規的個案，而他們又沒有在本港營運或註冊，政府要跟進將會相當困難。基於上述考量，政府現階段未有計劃讓沒有在香港營運的醫護提供者或者非香港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參與及使用互通系統。三衞生署與港大深圳醫院合作，於2015年10月推出試點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以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以支付該院指定科室的門診服務費用。我們注意到，港大深圳醫院去年10月進行調查，成功訪問380名香港長者，其中92%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在該院接受而利用醫療券付款的服務。今年年初，衞生署完成對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檢討。考慮到試點計劃運作暢順並受到歡迎，所以政府將於今年6月26日把試點計劃恆常化，為香港長者繼續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帶來更大確定性。我們有留意是否有合適的醫療機構，以便在大灣區擴展醫療券的使用。除了醫療質素外，我們亦要考慮有關機構的臨床管治架構、行政程序、財務安排、運作環境及員工技能，以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我們亦特別關注對於使用醫療券的監管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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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萬一病情急轉直下，普通載客車輛是否適當的運送工具？如果普通載客車輛是適當的運送工具，為何我們每年有6200宗由救護車在出入境管制站運載病人到醫院的個案呢？

關於病人跨境陸路轉運方面，如果香港居民選擇回港就醫或休養，我們原則上支持大灣區的指定機構，以普通載客車輛跨境運送非緊急、非急重及病情穩定的香港病人回港。如果病人的情況危急，我們不建議進行運送，因為運送過程中，不論使用甚麼車輛，病人的情況均有機會在不明的原因下轉變，所以我們不建議這樣做。

我們的做法是基於病人安全為考慮，並認為非急重病病人不適用於需要救護車跨境轉運的病人。
主席，大灣區跨境醫療合作，關鍵在於體制的對接。香港人經常面對常用藥未有在內地註冊的問題，病人帶藥物到內地，隨時因攜帶了在內地未經註冊的藥物而墮入法網。為了推動大灣區醫療建設，政府上月與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簽署"藥物監管和中藥標本館相關合作協議"。局長亦曾表明，會定點試行放寬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常用醫療儀器等。我想經主席問局長，在大灣區放寬香港人使用常用藥品的名單、試點城市、參與的醫療機構詳情和落實時間表為何？
主席，多謝廖長江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較早前，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來港時，我們曾積極與有關人員商討，如何逐步在大灣區使用香港常用的藥物及醫療儀器。

當然，如果我們要推行這措施，亦需要得到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支持。

主席，香港人在大灣區生活、就業、就學，其中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便是醫療。雖然局長剛才指出，香港市民可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但一般市民在大灣區生活時患病並需要求醫的話，他們須付上較內地市民為高的醫療費用。我想問局長曾否與廣東省政府商討適當的方法，讓香港市民在內地就基本疾病求醫時，可以使用與當地市民一樣的收費水平？

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可能會有更多港人在大灣區居住，他們的醫療衞生需要也是一個重要課題。所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我們提供了不同的選項以爭取國家支持，亦希望看看怎樣可以令港人在大灣區生活時，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主席，隨着《規劃綱要》進一步落實，將會有很多港人往返大灣區，所以會有醫療服務方面的需要。就此，我想問政府有否研究如何協助香港的醫療機構進一步在大灣區發展醫療產業，然後通過這些香港人比較熟悉的醫療系統，向港人提供醫療服務，以回應他們在大灣區面對的醫療問題及需要？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一直也有進展。

所以，國家已逐步將選擇返回內地居住的香港人納入他們的醫療制度。我個人的看法是，選擇返回內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既然認為在大灣區生活是他們的選擇，亦較香港好時，他們應自行在內地處理各種基本服務和需要，包括醫療保險，否則港方的公營醫療系統仍然會面對較高的負荷，正如局長剛才所說，出現香港的醫護人員短缺問題。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特區政府會否多向市民解釋及宣傳，香港居民如獲發內地的大灣區居住證，並且參加內地的社會保險，除非病情嚴重，他們應先考慮在大灣區的醫療體系求醫，而非要求大陸和香港當局跨境運送回香港的公營醫院？政府會否進行有關的宣傳和解釋？
主席，多謝范國威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相信在大灣區的整體發展中，就醫療方面，這是我們希望可以達到的效果，而市民對此也有期望。

所以，在這大前提下，我相信市民會有他們的個人選擇，在適當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使用大灣區內的設施，在有需要時，亦隨時可以使用香港的醫療設施。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主席，有市民向本人反映，現時各條行車隧道及橋樑的收費不一，以致部分地區的居民需要承擔較高的交通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政府根據甚麼考慮因素決定行車隧道及橋樑是否收費及收費水平；造價是否考慮因素之一；二過去5年，每年政府的收費隧道及青嶼幹線的營運收入及開支分別為何；及三會否全面檢視政府的收費隧道及青嶼幹線的收費水平，並考慮調低或免卻收費；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在13條政府隧道中，有7條設有收費，包括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香港仔隧道、獅子山隧道、城門隧道、將軍澳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此外，兩個管制區的部分路段亦設有收費，包括屬青馬管制區的青嶼幹線和屬青沙管制區的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及大圍隧道。所有上述收費均透過立法方式予以落實。至於不設收費的政府隧道，合共有6條，包括早在1982年落成啟用的啟德隧道和近年新落成的5條政府隧道，分別是於2018年10月啟用、通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觀景山隧道及機場隧道、於2019年1月啟用的中環及灣仔繞道隧道，以及剛在上月啟用、通往蓮塘/香園圍口岸的龍山隧道及長山隧道。就陳克勤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綜合答覆如下：在政府收費隧道及兩個管制區內收費路段的營運收入中，大部分屬使用隧道及管制區的收費。政府亦會探討和推行可行的開源方案，例如在顧及交通安全的前提下，於個別隧道及管制區的適當地方豎立廣告位置，以吸納廣告收入。在營運支出方面，當中主要是運輸署支付予各隧道及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營辦商的合約費用。就政府建造的隧道及管制區收費路段，其營運開支還包括建造成本及大型系統更換工程的折舊費。除了隧道營辦商會有系統地檢查及為隧道作日常保養外，運輸署亦會在徵詢機電工程署的意見後，適時更換隧道及管制區收費路段的主要系統，以確保道路安全、可靠和有效運作。在2013-2014年度至2017-2018年度，各政府收費隧道及兩個管制區內收費路段的營運收入及開支載於附件。由於2018-2019年度的收支數字尚在整理中，故此現時未能提供。

代理主席，局長在其6分鐘的答覆中始終沒有解釋為何在13條政府隧道中，有7條須收費，6條無須收費。他提及"收回成本"、"用者自付"、"擠塞徵費"、"效率優先"等原則。在獅子山隧道方面，當局已收回成本，他卻表示要解決擠塞問題。

我是新界東的直選立法會議員，我留意到所有連接新界及九龍的橋隧均須收費。請問局長是否歧視新界區的居民呢？他會否豁免該等地區的橋隧收費，讓駕駛者、職業司機及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較便宜的費用甚或免費使用隧道，從而減輕市民的交通開支負擔呢？
代理主席，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特區政府對香港市民一視同仁，不論他們在香港哪個地區居住。

就這方面，我剛才亦已指出，運輸署會在2019年年中啟動"擠塞徵費"研究，就所有收費隧道及青馬和青沙管制區的收費、日後收回西隧及大欖隧道後的交通流量及擠塞情況，以及如何完善交通管理提出建議，並會諮詢立法會、交通諮詢委員會及相關持份者。我希望將這項詳細而全面的研究及有關的處理手法提交議會，徵詢大家的意見。
代理主席，局長表示政府計劃重新檢視及釐定收費隧道的收費水平，並會考慮特首在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擠塞徵費"原則。

就謝議員的意見，我明白他的出發點，但政府希望作出全面及仔細審視。我們希望在今年年中開展"擠塞徵費"研究，及至2021年完成後再進行全面檢討。正如我剛才所述，在"擠塞徵費"研究及科技的支持下，我們可以在不同時段不同地點，收取不同費用。我相信，先進行全面檢視及交通影響評估再下結論，會較為適合。我們清楚聽到謝議員的意見。
代理主席，由於政府早前的三隧分流方案實在是閉門造車，很多使用者皆無法接受，因此政府宣布擱置方案。

在目前的情況下，雖然三隧分流方案無法實施，但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正如我剛才提及，我們會繼續跟進交通管理、道路擠塞，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務求保持附近道路暢通。

不論在調整收費、釐定不同時段的收費階梯，以至科技應用方面，我們會全面審視剛才提及的所有16條隧道及2個管制區，以制訂整體交通管理及收費安排。

代理主席，超過六成新界居民現時需跨區前往港島及九龍上班。以新界東北和新界西北為例，分別有49萬和38萬名"打工仔"需跨區上班，並有超過20萬名學童需跨區上學。就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新界鄉議局曾向財政司司長建議免收新界6條行車隧道的費用，以發揮新界東及新界西交通分流的作用，從而減輕"打工仔"和駕駛者的負擔，可惜政府沒有接納此建議。請問政府在短期內會否研究豁免大欖隧道的收費，讓由元朗前往九龍的車輛可以減少使用粉錦公路和吐露港公路，改為取道大欖隧道，使新界東及新界西的交通流量分布更平均呢？
代理主席，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明白到，香港市民的出行模式，是早上上班及上學時人流由北向南，而傍晚下班及下課時人流則由南向北，所以南北之間的交通在這兩個高峰期非常擠塞，我們是理解的。在收費方面，大家皆知道，政府早前實施了一項安排，便是專營巴士使用政府隧道所需的隧道費可獲政府豁免，但這安排暫時並未涵蓋兩條私營隧道。

我無意鼓勵政府收費，而其實有關隧道不設收費亦是一項德政。我的補充質詢關乎青馬管制區內的青嶼幹線。

青嶼幹線啟用至今已20年，其收費不曾調整。

如果按"收回成本"及"用者自付"的原則計算當年的建造成本的現今價值，我相信政府所付出的數額遠高於其收入。不過，無論如何，這是公共交通基建設施，是為市民而建設的。我們會將這問題納入稍後的"擠塞徵費"研究，一併加以考慮。就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在研究中全盤而深入地處理，在2021年諮詢議員，並作全面交代。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解釋為何我會以公務員作為今天議案的主題。第一，當然是因為我代表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中，有不少人是公務員；第二，我亦曾經當過公務員，我於1976年畢業後便加入政府，工作了12年才離開；第三，近年我出任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我來說，這有助我深入了解公務員隊伍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挑戰。代理主席，香港政府向來奉行行政主導，而行政機關的骨幹便是公務員團隊，即使回歸後推行問責制，3司13局的首長職位改為政治任命，實際上，他們有不少人都是公務員出身，包括我們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所以，如果香港的公務員團隊因為種種原因包括人手不足或錯配、待遇欠佳，又或是效率偏低、缺乏協調、政策因循等，而無法配合社會最新的情況和需要，香港整體發展均會受到影響，700萬名市民的福祉亦會受損。我的議案內容主要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是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改善公務員待遇、人手、工作環境及進修培訓等。其中，就人手方面，除了人手是否足夠這問題外，還要關注會否出現錯配。待遇方面，則是關於在2000年後聘請的新制公務員，他們在假期累積上限、退休後的醫療福利等問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謝偉銓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何啟明議員、莫乃光議員、譚文豪議員及周浩鼎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謝偉銓議員及多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讓我有機會就議案中提及的幾個範疇，向大家講述政府的政策措施。議員在原議案和修正案中提出多項改善公務員待遇方面的建議，涵蓋人手編制、薪酬政策、醫療及房屋福利，以及培訓等。首先，請讓我扼要地闡述政府在公務員事務方面的政策方針。公務員隊伍是政府的骨幹，一直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和以民為本的精神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推出了多項新政策和措施。我感謝公務員同事不辭勞苦，全心全意落實這些工作。政府作為僱主，一向秉承行政長官"關心、聆聽、行動"的宗旨，除了適度增加人手，亦體察公務員同事的需要，關顧他們的福祉，加強培訓，同時提供合適的薪酬待遇以吸引和挽留人才。我們並透過既定機制與員方保持密切溝通，聆聽他們的訴求。我們的目的是要維持一支專業、高效和穩定的公務員隊伍，以配合政府的施政。至於議員關心的跨政策局和部門協作，本屆政府已於去年4月1日成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加強政策研究及創新和跨部門協調工作，協助統籌政府高層選定的跨局政策，提升跨部門協調。各政策局及部門在制訂及執行政策時，亦會抱着互相合作的態度，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在創意創新的範疇上，大家可以見到政府正在積極推動智慧城市，包括智慧政府。推動各部門內創新科技的應用和研發是政府重點的工作。創新及科技局已在2017年年中設立"科技統籌"計劃，支持各政府部門籌劃及推展科技項目，利用科技提升運作效率及改善公共服務。政府亦透過一系列其他措施，加強推動各部門內創新科技的應用和研發。我們也重視各級公務員在創新思維和科技應用方面的培訓，在不同課程都加入了創新和科技應用的元素。政府亦正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不斷加強公務員創新思維和科技應用的相關訓練，以配合推動《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和服務創新。各位議員都知道，我們正積極籌劃建設新的公務員學院，為公務員培訓提供嶄新的設施，進一步提升公務員在領導才能、國際視野及科技應用方面的能力。就公務員培訓，我想在此強調，政府十分重視公務員的國家事務培訓。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取消公務員參加國情班的安排，對此我們絕不認同。公務員有實際的工作需要了解內地社會發展和經濟情況、政治體制、政府架構及運作，以協助他們深入理解可能影響香港的國家策略和計劃，掌握最新的資料以配合國家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明顯不過的例子。公務員須要了解國家的宏觀政策和最新發展，以協助香港更好的把握這些重要發展機遇。對於有議員質疑國情班可能會影響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我想指出，公務員政治中立是指不論公務員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在履行職務時，他們不得受本身的政治聯繫或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我必須重申，所有公務員都是堅守法治和保持政治中立的。我亦看到所有執法的公務人員一貫是嚴格按照《基本法》、相關法例和法律意見，以及政治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謹慎依法履行職務。代理主席，接下來我會細心聆聽議員的發言，然後作較詳細回應。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謝偉銓議員動議的原議案。我相信關於改善公務員待遇，提升施政效率，以及推動創意與創新，社會各界是十分認同和支持的。代理主席，要妥善落實政府各項政策和措施，有賴優質及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香港公務員團隊整體一直盡忠職守，服務廣大市民，大家有目共睹。然而，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市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和期望亦越來越高，加上近年本港社會政治環境轉變，公務員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最顯著的例子是政府的工務工程近年往往淪為本會非建制派議員進行"拉布"及與特區政府角力的工具，令工務項目的審議遭到嚴重延誤。這些工務工程項目不但涉及土地及房屋的長期供應，亦涵蓋交通運輸、醫療衞生、社會福利、教育、保安等服務範疇，對社會民生的影響至為廣泛。可想而知，議會"拉布"戰將會對政府不同部門的專業職系公務員增加不少工作壓力。公務員除了要對推動落實的項目具備充分認識，更加要加強與社會各界的溝通，盡力爭取不同持份者和議員的支持和通過相關項目。我作為工程界的議會代表，對於相關專業職系公務員與日俱增的工作壓力感同身受，因此，我多番向特首及財政司司長陳情和建議，促請當局正視問題，適時檢討相關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的專業職系人手是否足夠。我樂於看到財政司司長表示公務員編制在本財政年度將增加3,481個職位，增幅約1.8%。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答覆我的質詢時表示，在上述新增的公務員職系中，屬相關政府部門的建築及工程專業人員職位佔272個，佔相關專業職位現有編制的5%，尤其是土木工程拓展署、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及環境保護署的相關編制增幅均高於平均百分比。局長亦表示，會因應工程項目的不同階段和發展情況，為各相關部門安排適當的專業人員。我期待這些措施能有助提升各項工程項目的規劃、落實和監管水平。當然，特區政府除了適當增加公務員的編制和人手，以及改善公務員的工作環境和待遇外，更應該對症下藥，檢討各級公務員的培訓、晉升等配套安排。為了有效落實各項基建發展及工務工程，以完善公、私營工程的監管和規管，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全面檢討各相關部門和政策局之間的分工協作系統，增加投放資源，確保有足夠的專業職系編制及人手，並建立更有效的工程監管、成本控制及協調溝通的機制，提升工程管理和施工程序上的可追溯性和風險管理，以保障工程的質量及安全，妥善回應社會各界的要求和期望。

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提到，將會成立公務員培訓諮詢委員會，並已經在觀塘選址興建公務員學院。我希望前期的規劃和籌備工作可以盡快完成，適時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使該學院可以如期在2026年啟用。不過，公務員的培訓內容應該與時俱進，及早更新。首先，為了加快推動本港成為智慧城市，以及電子政務的發展，當局應該加強培訓公務員發揮創意，以及善用創新科技，並推動各部門落實創新科技的應用和研發；同時，應加強公務員的溝通技巧培訓，包括模擬傳媒應對、模擬議會會議應對，以及危機應急處理等。代理主席，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要求當局取消現行要求公務員參加國情班的安排，經民聯極不認同。恰恰相反，我們認為當局應該加強公務員團隊對"一國兩制"、《基本法》及國情的認識，以充分了解香港在國家發展的角色和定位。香港未來的出路在於積極參與區域發展，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及時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

要做好與市民溝通及接觸的工作，確是少一分熱誠也無法辦到。因此，香港數十萬名公務員才真正是香港社會賴以穩定的基石。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近發表了"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雖然香港是只排名第二，但值得我們留意的是，香港在政府效率方面連續5年排在首位，這顯然有賴公務員團隊的共同努力。事實上，生活在大數據的時代，在政府努力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的同時，公務員須面對科技的挑戰必定與日俱增，而市民和商界必定期望政府的效能能進一步提升。因此，我們必須為公務員提供足夠的支援和訓練，尤其應加深他們對國家未來國策、"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路向的了解，藉着加強公務員的裝備，才可有效推動與時並進，令他們可以為市民大眾和商界提供更具效率及更貼心的公共服務。正如我之前所說，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公務員的工作也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看到公務員隊伍盡忠職守，未有偏離本身的工作崗位，並克盡己職，實在值得我們大力嘉許。

因此，我支持本會討論及檢討他們的薪酬待遇，為他們制訂一套能反映其工作辛勞程度和重要性的薪酬指標。代理主席，面對人口老齡化及多種職位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下，我支持增加公務員退休年齡限制的彈性，讓他們可以選擇延遲退休，繼續服務市民。只要相關的公務員體格健康，而在部門有需要及公務員本身亦願意的情況下，也可以延長退休年齡至60或65歲。按照今天的標準，相信沒有人認為年屆60歲的就是長者。

代理主席，譚文豪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取消公務員參加國情研習班的安排。他似乎有所偏頗，但凡跟中央有接觸、有對話、有溝通或須加深對國家的了解和認識的事，他也會視為旨在"洗腦"，令公務員失去應有的中立性，他這樣說未免過於低估本港公務員的智慧。明顯地，他看不到國家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亦看不到"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因而迷失了方向，甘心做鴕鳥。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謝偉銓議員的原議案及其他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謝偉銓議員的原議案。香港公務員團隊一直以廉潔、高效、可靠見稱，並且公務員為香港市民所提供的服務種類繁多，涵蓋工程設施維護、公眾衞生、教育、出入境事務及警務等多個範疇的工作。截止去年年底，本港公務員實際人數超過17萬人，佔整體勞動力4.4%。作為香港規模最龐大的服務團隊，要維持公務員高質素的服務和充足的人手，政府有責任定期合理地改善公務員的待遇，以維持政府的服務提供和質素，亦同時保持公務員隊伍的士氣。事實上，公務員薪酬政策的目標在於提供足夠的薪酬，以吸引、挽留及激勵具合適才幹的公務員，為市民提供效率與成效兼備的服務。現時，政府定期進行3項調查，以比較公務員與私營機構員工的薪酬，然後再決定如何作出調整。

主席，以紀律部隊為例，由於私營機構並無相類職位，故未能在薪酬調查中作出比較。紀律部隊的工作極具挑戰，每天也須面對突發事件和各種危險，工作性質有別於一般文職工作。

此外，各紀律部隊亦各自就本身的職系架構有所關注。至於檢討方向是否必須一視同仁，我認為須審慎處理，現時各紀律部隊在職系架構上均各有獨特之處，以保持紀律部隊之間的適當平衡。當然，紀律部隊薪酬職系的設定，必須考慮各個部隊的專業和貢獻，並應盡量避免作出或會打擊士氣或導致分化的安排。我認為，政府必須細心考慮各個職系的工作性質、社會和經濟環境，以及因應各種特殊情況，在將要進行的檢討工作中，反映他們的訴求。事實上，主席，除改善現有職系外，政府亦應檢討現時把公務員和外判合約承辦商僱員結合這種制度對整體公共服務的影響。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例，過去3年，全港季節性救生員持續出現空缺和人手不足的情況，不但影響泳客安全，更令康文署須局部關閉泳池和有關設施，而泳灘亦須暫停提供救生服務。現時之所以沒有足夠救生員，是跟2004年進行檢討後政府削減約30%公務員編制有關。我理解政府有必要審慎使用公帑，避免因聘請過多的非公務員合約救生員而在非旺季出現人手浪費，因而彈性聘用季節性救生員。然而，現時的安排並不理想，倘若因人手問題而導致公共服務受影響，令市民無法使用有關服務，則會發生設施閒置的問題，這其實是在浪費公帑。如情況合適的話，我認為政府應適度增加長期聘用職位及改善職系架構，以理順現時公務員的聘用和外判制度。

關於提升資訊科技人員的專業地位、增加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應用資訊科技、強化公務員團隊對科技的掌握，以及加強及推廣電子政府服務等的建議，我認為政府應予採納，並加把勁盡早實施。

隨着國家不斷發展，國力增強，我們的影響力也會提升。有鑒於此，加強對中國的了解，亦是全世界不同地區人民在今時今日所應做的事。故此，提出取消公務員國情培訓建議的人，若非不安好心，便是無知、帶有偏見和不切實際，所以我絕不同意取消現行的國情培訓班。當然，如果政府可按不同工作性質和資歷，讓公務員參與跟工作較相關的課程和項目，加強為他們提供具針對性的培訓，我認為是可予考慮的。最後，我希望談談創新科技及提升政府效率兩者之間的關係。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政府統籌30個政策局作出應對，應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理應獲得讚賞。不過，災後處理卻惹來不少批評，有些地區的樹木在倒塌1個月後仍然未獲清理，令公眾對政府跨部門協作的能力提出質疑。因此，主席，我認為提升政府各個部門的創新科技應用和研發，也是一個有效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的方法。

我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公務員隊伍在世界上一直享有很高評價，即使今時今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政府隊伍的效能多年來都居高榜首。儘管香港公務員廉潔奉公、效率高、服務專業，但隨着人口增加及市民對服務的需求不斷提高，一些服務就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以提升效率。近年比較多人討論的，是有關跨政策局和跨部門的合作及協調。我們經常前往一些舊區例如深水埗、九龍城工作。那些地區有很多舊樓，而且經常出現一些滲水的問題。

主席，儘管當局現時已經在九龍城、灣仔和中西區3個試點地區，全面採用新測試方法調查滲水，亦在4個地區成立了聯合辦公室，但時至今日問題依然存在，不少市民家中仍然滴水、滲水，卻無人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究竟水務署對於滲水這個問題有否責任呢？直到今時今日，部門之間的協調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真的希望相關政策局——應該是公務員事務局——了解一下情況，然後向行政長官反映。

直至上月，還有數百個地點很多塌樹和斷枝未獲清理。

可能是另一個部門。

主席，這些例子比比皆是，市民投訴無門，自然怨氣大增。因此，我真的希望局長能夠研究一下這些情況，如何提升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這樣才能夠有效改善及提升效率。此外，我要就有關公務員的創意思維及創新科技，表達一點意見。很簡單，單是去年派發4,000元，到今時今日——主席，你看到我好像在笑，其實我不是在笑，只是哭笑不得——一想起這個問題，內心真的悲哀。

此外，洗手間的問題亦非常複雜，很簡單，我很希望政府未來真的可以改變一些公廁的設施，引入多些智能洗手間設施，以解決污穢等衞生問題。最後我不得不說的是，有關公務員的醫療福利。

公務員真的很可憐，他們沒有選擇，一定要到公立醫院求診。所以，主席，我希望政府能夠為員工購買醫療保險。

公務員對香港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公務員團隊有一定聲譽，有良好的執行能力和非常高的水準，據我觀察，這是香港市民認可和認同的。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是政治中立的，他們都不想自己沾上政治，但我們看到回歸後的這些年，政治主動找上了公務員，令他們要作出一些政治操作和承擔政治責任。我相信大部分公務員都不想這樣做，但他們可能受到上司的指使而要這樣做。

此外，各個區議會的民政專員會在地區活動上跟很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官員打交道，相較於接見市民和聆聽議員意見，他們花在這方面的心機更多，而且，他們會擔任建制派團體組織的榮譽顧問。在立法會內的"狗仔隊""跟出跟入"，違法記錄議員行蹤。

以上這些公務員都不是政治委任的官員，他們不應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他們有些人卻偏偏被迫作出政治操作，做劊子手。

如果有些事情，做了會違反自己的良心，有些事情怎樣看也不妥當，不是為香港人的利益着想，有些事情做了之後，自己也會認為不能在陽光下公開，甚至不能告訴家人和小孩，那麼，公務員是否應該自行想一想，做那些事情有否違反政治中立原則呢？立法會秘書處人員的情況也一樣，雖然他們不屬公務員系統，但同樣要有警惕之心，不應腐敗下去，不應讓偏離政治中立原則的歪風，繼續令整個公務員團隊的聲譽受損。

國家行政學院是甚麼呢？派公務員到大陸受訓也不要緊——雖然我們極不同意——但受訓後，那些香港公務員組織了這個同學會。那便是繼續推廣公務員認識國情，提升公務員認識國情的層次。

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是"改善公務員待遇，提升施政效率及推動創意與創新"。說到要改善公務員待遇，相信大家不會有特別大的意見，只要探討如何調整薪酬，讓他們繼續在其崗位為香港服務便可。

第二篇報道則來自《香港01》。該報近日揭發一宗涉及懲教署的疑似醜聞，指署方進行的跑步評核試出現集體缺席的問題。

就職津辦的亂象，我即將在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口頭質詢，查詢派發4,000元的工作的最新進展，且看屆時政府有何回應。

簡單而言，只要容許第一個錯誤出現而視而不見，根據破窗理論，問題便會不斷惡化。

原來運輸署要為此負責，問題卻是即使給予機會和資源作出創新，也有場合讓部門發揮創意，結果又如何？

因此，在改善公務員待遇之餘，也要改善公務員系統現時出現的問題。

但是，聆聽建制派不同議員的發言，卻仿似身處平衡時空。

公務員團隊涉嫌集體造假，甚至有人收受利益，可能涉及刑事行為，你們卻請記者報警。

所以，我期待局長藉着將要成立的公務員學院撥亂反正，不要再做甚麼政治教育、公務員教育，只需要正正當當地教導何謂公職人員，公務員有甚麼行為舉止需要遵守便可。

代理主席，公務員隊伍是政府的支柱，過去多年來，一直對香港的繁榮、穩定、經濟發展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充分肯定公務員隊伍對香港的重要貢獻。代理主席，不過，我自己不敢特別讚許個別公務員，因為我們擔心讚賞個別公務員的傑出表現，可能會成為"死亡之吻"。代理主席，我過去曾在政府部門工作。如果根據陸頌雄議員的定義來看，其實我也算是當過公務員，不過在政府架構中，廉政公署並不屬於公務員隊伍，而是一個很獨特的部門。我對政府部門的運作有少許了解，因為廉署亦是一個政府部門，與其他公務員隊伍的運作相當類似。有些人批評政府部門存在官僚作風，其實我對這些批評有部分同意，但有更大部分不同意，因為公務員隊伍是在一個制度下行事，他們有相關的程序和紀律，而這些程序和紀律往往屬於一種制衡的制度；如果跳過這些程序和制度，賦予他們許多彈性，往往會出現濫權的風險。所以，這些被批評為官僚的制度和程序，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必需的。不過，如果有一些制度和程序已過時，我亦同意應予檢討及改善。代理主席，關於提升公務員的效率，其實我早前已就此向局方提出建議。我表示最好交由公務員隊伍提出他們的建議，因為對於整個運作中問題所在之處、可從哪方面提高工作效率，只須問前線的中層公務員，他們最清楚。其實我曾具體地建議，只要政府願意推出一項獎勵計劃，即如果公務員提出的建議可以幫助政府節省多少公帑，或提高多少效益的話，可以效益或節省公帑金額的某個百分比作為獎金，我想政府每個月便可以收到數以百計的建議。這樣絕對可以盡快了解得到整個制度和程序中，有何地方需要作出改善。至於改善公務員待遇或福利等方面，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即宿舍的問題。很多紀律部隊目前輪候宿舍的時間太長，宿位嚴重不足，而紀律部隊的宿舍非常吸引，尤其在現時樓價飆升的年代。我希望政府可以在各區盡量增建宿舍，令我們有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尤其是紀律部隊方面。代理主席，我不逐一評論各位議員的修正案，我只想特別談論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

其實，以紀律部隊劃分，飛行服務隊也屬於紀律部隊，所以不可能將所有紀律部隊的薪酬待遇劃一。代理主席，我最後想提出的一點是，現在的政治環境惡化至極，令公務員隊伍承受非常大的壓力。第一，我要求政府高層不要將施政的過失推諉於前線公務員，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特首林鄭月娥在落實提高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的問題上，解說這是執行問題。何謂執行問題？

此外，公務員政治中立備受挑戰。

我亦希望公務員隊伍一定要毋忘初心，知道自己加入公務員隊伍是以服務市民為本，並能專業獨立地處事，絕對不要因受高層的政治壓力而扭曲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堅守原則，切勿同流合污，亦不要習非成是。我們現在十分擔心，因為越來越多公務員同事向我們表示，面對着政府最高層的政治壓力，他們很多時需要繞過程序、扭曲制度，為政治目標服務，......

其實，我們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提高施政效率。在原議案中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要採取有效措施，以加強跨政策局和跨部門的合作和協調。相信很多議員都出席過申訴部的會議，處理過很多不同個案，真是見盡各個政府部門的百態。說得動聽一點，就是各自為政；說得難聽一點，可說是推卸責任，將問題推到另一個部門。我們開會時，文武百官，來自不同的部門坐在席上。

那次算是一齣喜劇，好事收場。但是，並非每宗個案都會這樣，部門之間缺乏溝通，不會互相合作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題。

這樣下去，永遠要去到申訴部，甚至政務司司長、特首，才可說有少許曙光。我希望真的有人可以提出一些有效措施，改善這個問題。此外，我特別想說的，就是議案提到如何改善公務員的待遇，其實我有時候覺得待遇未必純粹涉及物質和加薪。我今天特別想說的是，涉及公務員的消除性傾向歧視政策。雖然香港沒有關於性傾向歧視的法例，但是早於10多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經推出一份《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寫得很好的："人人皆有權享有公平合理的工作條件，按工作表現而獲得應有的報酬，享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去獲得棲身之所，並有同等權利享用各種設施。基於性傾向而剝奪他們這些權利，就如其他形式的歧視一樣，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政府承諾致力遵從本守則內所載的各項良好常規。同時，我們也鼓勵大家各盡所能去這樣做。"政府推出《守則》，便應該一馬當先，身先士卒，自己落實執行。

公務員系統內的性傾向歧視，其實很嚴重，尤其是在紀律部隊。在紀律部隊，如果有同事被發現屬性小眾，他們受的壓力真的很大，而我也曾向保安局反映，前線紀律部隊人員對性小眾市民的認知嚴重不足，有時候會做出一些傷害他們的事。所以，我已經提出，那些關於敏感度的訓練，除了向醫護人員、社工及老師提供外，其實公務員內部是否也應該提供？不過，據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也將會推出。此外，我想說的，當然是待遇問題。無論是私人機構或政府機構，最希望他們能夠挽留人才或吸引人才。給予性小眾一個公平的待遇，我認為是基本的。明天，終審法院會有一宗很重要的案件宣判，就是入境處高級入境主任訴公務員事務局。當然，我感慨，他竟然要打官司，才爭取到一些很卑微的權益，爭取到配偶一些醫療福利。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為了丈夫真的可以享用免費醫療、排較短的隊列，而花6位數字的費用來跟政府打官司。其實他真的想爭取一個公平的待遇，是為了未來公務員系統中的所有人做點事。其實政府是否做不到呢？

如果政府敗訴，它可能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要向性小眾公務員的同性伴侶提供平等的福利，但如果政府勝訴，它可能甚麼也不會再做，不會改善。最後，我想說的是政治中立。例子我不說了，我希望每位公務員同事都看我建議的一本書，書名是《平庸的邪惡》。何謂平庸的邪惡？就是當年一名納粹軍官接受審判時，說自己沒有下令殺人，他只是執行命令，履行職務，他是服從上級的指令而這是美德。換言之，希特拉叫他按掣放毒氣屠殺猶太人，他便照辦，他覺得法官不應該判他有罪。各位作為公務員的朋友，想為社會出力，所以當接獲一項政治任務時，便要自己判斷，會否對社會造成傷害。

我們帶着民意進入議會議政，為市民做事，但如果沒有公務員協助，很多事情皆無法促成。就我今天要約開會這件小事，我亦想多謝一名發展局的公務員。

小至這些事情，大至過去多年曾在議政機關內協助我......尤其是，身兼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應該感同身受。究竟民政事務處可以如何協助議員服務當區和處理地方行政呢？

很多時候，政出多門的問題......如果能夠即時找出正確的對口單位處理問題，我相信便不會出現政出多門的問題，亦可以盡快解決我們見到的問題。我亦很感謝該名負責的環保署公務員能夠很有效率地處理問題，甚至埋伏捉拿污染物的製造者，令地區問題能夠好好改善。至於公務員待遇的問題，我相信大家皆留意到，亦認為應該加以處理。

據他們所見，紀律部隊之間有不同待遇。

我亦想談談與民政事務處有關的問題。

眼見當局其實可以消除合約員工的職位，把他們轉為長期聘用，但我們卻無法落實。

代理主席，就今天的議題，我想先為公務員打氣。我曾經參與兩屆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的評審工作。

我發現不少公務員皆在工作中尋求各種各樣的突破，以期改善服務。

事源是2016年發生的九龍灣迷你倉大火，大家或許仍然印象猶深。在涉事迷你倉附近的一些安老院亦遭受火勢波及，長者該怎麼辦呢？他們面對濃煙等問題，需要立即撤離。當時，社署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的同事立刻啟動協作機制。重要之處，是他們須在十分緊迫的時間內聯同多個不同部門、機構和社會服務機構，共同想辦法在短時間內處理有關問題，將毗鄰的兩間安老院舍合共300名院友——大家皆知道，長者有各種各樣的情況，例如生病，甚至行動不便——分批安排到不同的庇護中心、社區會堂或醫院及分流。凡此種種，皆是非常複雜的工作。雖然時間短促，但我們看到他們的工作成效相當好。社會可能不太清楚此事，因為大家皆將注意力集中在消防員英勇無私的行為上。當然，我們亦認同消防員英勇無私的行為十分重要，但我們也要明白，社會上有很多事情是因為有另一些人默默地做了一些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社署在該事件中默默耕耘，讓300名安老院舍的院友得到安全的照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還有很多其他例子。例如，原來很多科技上的突破是源自香港消防處要解決深海拯救的問題。

還有一點亦值得留意，便是雖然大家有時候會感到公務員只是按本子辦事，但據我們所見，有部分公務員能夠打開心扉，接納不同意見。我最近留意到一個例子。

經一輪思考後，他聯絡食物環境衞生署大埔區的辦事處，而分區主任最終接納他的建議，共同修改設計，並在大埔區15個垃圾桶試行。這種由下而上與民共議、共同想辦法做好工作的做法，我認為十分美好。我十分希望公務員能夠敬業樂業，並以身為公務員為榮。代理主席，我們過去認為，香港的公務員系統相當優秀，給予國際社會的印象是高效、穩定、專業、廉潔和政治中立。整個公務員系統獲得香港社會認同，特別是在回歸時，讚譽相當高。

有不少事情影響到公務員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例如在基建方面，我們最近看到眾多醜聞，涉及公務員及其他公共機構嚴重超支、延誤或檢測失效等問題，讓人覺得香港的整體管治質素似乎與過去相比出現很大差別，以及工程千瘡百孔。這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教我們更感憂慮的另一個問題，是公務員與過去相比承受更多來自民間的批評和壓力，又要承擔眾多不必要的政治任務。例如，在最近數年，我們看到由梁振英時期出現的警民對立。警隊的地位素來不錯，但自此卻受到很大影響，在很多港人心目中的評分下降。又例如在立法會選舉開始後，政府推出所謂的"確認書"，由身為公務員的選舉主任決定是否要將某些候選人"DQ"。將本來不屬於公務員的責任放在公務員身上，對維護公務員的整體形象是非常壞的事情。公務員只應該對法律表示忠誠，但我們最近留意到，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以自己的名義表明支持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這會影響消防員的歸心。凡此種種，皆與政治中立的問題有關。政治中立非常重要，是公務員十分重要的核心價值。而且，應留意的是，公務員應向公眾問責。我最近曾向政府索取資料，但很多時候卻得不到充分合作。此事關乎如何好好落實向公眾問責的基本核心價值。我希望公務員......可以在這方面有所改善。

主席，我很感謝有28位議員同事就我提出的議案發言。首先，我想回應何啟明議員及周浩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他們提出的部分建議，包括"增加長期聘用職位"、"檢討目前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扣減遞增薪額開支的安排"、"全面推行五天工作周"、"為新制公務員......

我早前曾提到，除了在香港舉辦《基本法》課程、安排公務員往內地考察及參加國情班外，亦可以安排公務員與內地公務員及對口部門直接交流；我亦提出可以廣州和深圳作為試點，安排兩地公務員到對方的部門進行在職培訓一段時間，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對方的政策、制度、文化和想法，更深入認識國情文化。對於兩位議員均提到把延遲退休方案擴展至所有舊制公務員也適用，我則有所保留，因為有關建議會牽一髮動全身，影響大量現職中、基層公務員的晉升機會，打亂部門原定的安排交接。

對於莫乃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當中有關加強前線公務員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培訓的建議，我當然會支持。至於"將資訊科技專業列入公務員專業職系"及檢視聘用資訊科技人員的合約安排等，則具一定的複雜性和爭議性，不過亦可予以考慮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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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取消現行要求公務員參加國情班的安排"，理由是"確保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及專業"。我認為應該剛好相反，因為要維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及專業水平，更應該要加深他們對國情及內地發展情況的認識，親身到內地考察並與內地公務員交流，才不會這麼容易被人誤導，可以面對一些無理政客的壓力。所以，我會反對譚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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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乃光議員，由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